主席，港鐵南港島線於去年12月28日通車，但黃竹坑車廠內的遙控電力供應裝置在通車翌日即告失靈，影響該線5個鐵路站的電力供應。上月14日，該線的海怡半島站因嚴重水浸而關閉了4小時。

就南港島線電力供應於通車翌日受阻的事故，港鐵公司已於今年1月17日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詳細匯報，我在此無須多說。對於郭議員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一海怡半島站水浸事故今年2月14日晚上發生後，港鐵公司即時檢視，發現車站範圍外，近B出入口一條直徑約250毫米食水管，接駁位鬆脫，食水噴出，損毀了B出入口部分用防火板建造的頂部，水從損毀的頂部流入車站。港鐵公司即時要求水務署協助搶修，署方當晚短時間內搶修及固定水管；港鐵公司在確定事件不影響車站結構安全後，於翌日凌晨零時25分左右恢復車站服務。經查實，該水管在建造南港島線時曾經重置。

港鐵公司正與路政署深入調查這次水浸事故的成因，並一併檢視B出入口所處空間內其他公共管線，確保這些管線不會對出入口構成風險。在檢討完成前，港鐵公司已在涉事水管加裝支撐架作穩固，減低接駁位鬆脫的風險，又臨時修補B出入口天花破損的位置，以及研究在涉事位置加設鋼板，分隔車站結構及其他地底公共管線，避免同類事故再次發生。港鐵公司表示，所有港鐵車站的設計已考慮到車站可能出現水浸的情況，並已作出了相應安排，一旦發生水浸可盡量減低對站內重要機電設施的影響。正如上文提及，車站一般有不同措施防止有水從天花、牆壁或地板滲入；站內放置機電設施的房間的入口地上設有20厘米高的門檻，減低有水從外流入的機會。個別重要的機電設施會安裝在較高的地方，免遭水浸。

有報道指出，涉事的水管屬私人屋苑所有，但由於港鐵在工程其間曾經重置水管，因而有機會出現水管爆裂的問題。我想問港鐵需否承擔有關責任及賠償？港鐵與相關持份者的權責是如何釐定的？
主席，就郭議員的補充質詢，我想指出，該處受影響的水管是屬於私人物業的業主所有。

主席，我在星期一晚上與港鐵公司開會，得知暫時尚未談及剛才提及的責任問題，但我在此要代表居民反映他們的關注，因為如果這次事故引致相關商店蒙受損失的話，則所涉及的，便全是法律上的責任，必須盡快釐清。

至於當天的水浸情況，其實是由於海怡半島站出入口的結構相當獨特。港鐵公司亦查看過，這種獨特結構只出現在南港島線的海怡半島站，而其他所有車站的結構均並非這樣。

主席，我同樣關注到港鐵應付突發事件的能力。主體答覆提到，港鐵聯同警務處和消防處每年會舉行12至15次演習。我想問，演習內容是否包含反恐及防襲的元素？以甚麼模擬情景進行？抑或只是一般的防火、防水浸演習？

演習的內容主要關乎這些方面。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一般而言，港鐵地下車站結構是以混凝土建造，設有防水層以防止有水流入車站內。局長剛才也提到，海怡半島站B出口因空間結構受保護，以及空間受到局限，於是採用比較獨特的防火板結構，因此才會導致這次水浸事故。局長剛才亦交代過，港鐵公司在事發後曾檢視南港島線和其他正在進行的車站設計，確定沒有與海怡半島站B出口相似的設計。

港鐵在短短兩個月內經歷過關乎水、火、電3類大型突發事故，不單對市民造成大大不便，亦對港鐵前線員工構成極大壓力。工會知道現時港鐵有很多新路線車站，但港鐵人手編制越來越少，但外判員工和兼職員工則越來越多。

主席，據我們了解，在發生數次事故後，可能因為事故發生的時間相近，港鐵管理層曾與前線員工會面。據我了解，前線員工已將陸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向管理層反映。在2月10日發生涉嫌縱火案後，港鐵公司成立了我剛才曾提及的高層次檢討委員會，收集各方面的意見，我相信前線員工的意見同樣可向有關管理層和檢討委員會反映。

我在此聽取議員的意見後，亦會向港鐵公司反映。

主席，據報，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期間，有曾任行政會議成員的候選人涉嫌違反行會保密原則，在一個選舉論壇中泄露行會討論的內容。此事當時引起社會廣泛關注。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將於本月26日舉行，而提名期將於今天結束。爭取提名的人士包括數名前任行會成員而且屬前任司局長的人士，而他們的競選團隊成員及顧問當中，亦不乏現正或曾經出任公職的人士。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有否採取措施，防止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以及他們的競選團隊成員和顧問，泄露因公職而獲悉的政府機密資料；如有，具體的措施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二有否研究，當出現了第一項所述泄露政府機密資料的情況時，政府可援引哪些條例及規定追究有關人士的責任，以及有關的罰則為何；如有，詳情為何？
主席，就議員的質詢，經諮詢相關辦公室及政策局後，我綜合回覆如下：政府對於確保政府機密資料不會泄漏，有嚴格的規定。根據《官方機密條例》第III部，政治委任官員及公務員均屬條例下訂明的"公務人員"，因此他們均須遵守該條例適用於"公務人員"的規管條文。根據《條例》，任何公務人員如在沒有合法權限的情況下，作出一項具損害性的披露，而所披露的是憑藉他作為公務人員的身份而由或曾經由他管有，並關乎保安或情報的資料、文件或其他物品，即屬犯罪，最高可處罰款50萬元及監禁2年。如政治委任官員或公務員擅自披露政府資料而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他們亦可能干犯普通法下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行。此外，《公務員守則》第3.4段列明，公務員以公職身份取得的資料只可用作已核准的用途。他們不得披露在執行職務時或以公職身份通過保密方式從他人取得的文件、資料或信息。公務員亦須根據其聘用條款，遵守政府制訂的行政規例及指令。任何公務員如未經授權而披露政府機密資料，可被紀律處分，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遭刑事檢控。就政治委任官員方面，《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列明，政治委任官員因受聘於政府而取得被《條例》列為不得公開的所有機密資料、文件或其他物品，在他們離職後仍會受有關條例規限，不可公開政府機密資料；換言之，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仍須遵守《條例》的相關條文。有關行政會議的保密機制，根據《基本法》第五十四條，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行政會議成員有責任遵守保密原則。具體來說，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8條，行政會議成員須於出任成員前作出"盡職誓言"，承諾"除獲行政長官的授權外，決不向任何人泄露行政會議的議程、所討論的內容及情況以及基於行政會議成員身分而獲得的任何文件，或獲知的任何事情，不以職務之便謀取私利或協助他人謀取私利，並就行政會議作出的一切決定，負起集體責任"。保密原則其中一項重要基礎，是確保行政會議成員在沒有壓力下暢所欲言，坦誠地向行政長官表達意見，從而讓行政長官在作出政策決定前考慮多方意見，充分衡量利弊影響。由此可見，保密原則關乎行政會議的有效運作，必須恪守和嚴格執行。如有任何行政會議成員違反保密原則，行政長官可就實際情況採取適當行動，包括勸諭、警告、免除職務，以及採取法律行動。任何行政會議成員如未經授權而披露政府機密資料，有關人士可能須負上侵權法的保密法律責任，亦可能干犯普通法下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行。至於選舉法例方面，根據《選舉條例》第26條，任何人為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當選，而發布關於該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且屬虛假達關鍵程度或具誤導性達關鍵程度的事實陳述，即屬在選舉中作出非法行為。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20萬元及監禁3年。如果發現有違反上述規定及法例的情況，政府當局和選舉管理委員會定必作出適當跟進；如有需要，亦會把個案轉介執法機關調查處理。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六段提及保密原則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基礎。我想問，今次行政長官選舉的投票，局長有甚麼特別承諾或措施，可確保每一名選委也能夠在絕對保密的原則下投票？

首先，今次3月26日的選舉會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投票站設於3樓大禮堂，進入該範圍先要經過安檢，只有配戴證件的人士才獲准進入指定範圍，而只有選委和經授權工作人員可進入投票站範圍。我們亦在會展大禮堂設置若干保安措施，當然，基於保安原因，我不宜全面披露具體情況。

根據規例，任何人進入投票間後，不准使用任何具攝影或錄音功能的器材，包括智能手機或手機。如果任何人在投票間取出器材，工作人員會立刻"喝停"——請容許我採用這一詞，因為這屬違規行為。

因為我想指出，這樣可以確保只有各選委自己才知道其本身的投票決定，沒有其他人有可能知道他們投給哪位候選人。這才能符合《基本法》附件一的要求，即選管會的選舉要用不記名方式進行。現在距離選舉還有三四個星期，我會繼續跟會展、警方和選管會的同事在工作層面商討，研究是否還要採取額外安保和保密措施。

正如5年前，曾有立法會議員向我提出，是否可以加設上蓋；我在選舉前一兩天，要求選管會臨時搭建上蓋，令大家安心，今次亦自然設有上蓋，確保沒有任何人可以偷窺得到。

我希望局長說清楚，現時公務員和問責官員可否參與跟選舉有關的活動？

在現行制度之下，有何法例和守則可以作出規管，以防出現任何利益衝突的情況？

局長，對已經離任的人而言，採取法律行動當然最實際有效。我想問，行政長官是否唯一可以採取法律行動的人呢？若是，如果有人在行政長官選舉期間泄密，那麼行政長官便要控告這個人，但如事件一直拖延至這個人勝出並上任，那麼這個人便要繼續自己告自己了。那麼，局長是否覺得，這個機制實際操作上，是形同虛設？

主席，我相信我在主體答覆中已作出回覆，行政長官可以採取適當行動，即勸諭、警告、免除職務及採取法律行動。

我相信，根據《基本法》，如有上述違法行為出現，律政司一定會跟進，作出適當的檢控。

主席，當然，《基本法》清楚列明檢控權屬律政司，任何人不得干預，這在《基本法》寫得很清楚。
主席，局長剛才花了很多時間解釋，想說服我們相信投票很安全。

第一，就是行政會議成員把一些機密外泄，這事實上對選情有重大影響。這其實違反了保密原則，這是其一，亦毀壞行政會議作為政治任命機構的操守。

主席，這當然要視乎個案而定。如果具體的機密資料是關乎《條例》所保障的範疇，謝議員，該條例已清楚列明，約有五六項例子。但如果那些並非該條例規管的具體或敏感資料，一般而言，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提到，如果關乎公務人員，他在任時所得到的一些機密資料，包括文件、檔案等，在他離職後，都會受到該條例的監管。

至於具體做多少，這是政策方向的事宜。

主席，由於我們是公職人員及議員，我們或多或少都有機會接觸到某些部門及某些文件。

這方面，局長有甚麼補充？
主席，這些情況仍然是假設性，我相信要視乎具體的個案，才可以進一步評論。我剛才也說過，受保障的資料比較具體，就是《條例》所列的一系列情況。

即使已離任的官員或公務人員，都受到這方面的規範。我相信，如果真有離任同事愚蠢地做一些違反條文的情況，而受到法律制裁，我相信他們真的要謹慎及小心。無論是在任或曾任職公務人員的同事，其實在處理這些事情上，的確要加倍小心，甚至避免有任何瓜田李下的嫌疑。不過，具體而言，正如我所說，就法律責任來說，我們要視乎個別個案，才可以作出任何跟進。

據報，有不少國家或地區的首長不時運用權力特赦囚犯。例如，法國總統去年年底赦免了一名因長年遭丈夫嚴重暴力對待而槍殺丈夫的女子。上任美國總統在8年任期內共赦免了1385名囚犯，當中395人為被判終身監禁的囚犯。《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項亦訂明，行政長官可行使職權"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另一方面，截至本年1月底，警方在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及之後共拘捕了1003人，216人已經或正在經司法程序處理，其中有123人須承擔法律後果。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行政長官會否效法其他地方的首長，赦免或減輕部分上述人士的刑罰；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主席，早前7名警員被重判兩年，社會上一片譁然，有很多市民認為刑罰過重，判刑亦非常不公道，無法彰顯公義。特別要指出的是，佔中發起人如今依然逍遙法外，繼續在社會興風作浪，即使對比打警察至重傷的佔中者，最重的刑期也不過是10個月，其他人士只被判社會服務令，甚至以罰款了事。大家都覺得這些判刑根本無法彰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亦無法令人相信在法律面前可以彰顯公道和公義。

主席，法治精神是有權而不會亂用，做事必須有規有矩。即使特首有這項權力，我想請問局長，由香港回歸、特區成立、1997年到現在，有沒有特首曾運用《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項賦予他的權力，特赦一些已經被法庭裁定罪成的公職人員？有沒有試過，有沒有此先例？

公平地說，大家都可能符合這個大環境，是基於公眾利益的緣故......

基於剛才所說的事實或背景，在落實《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項的情況下，當局會否真正考慮以實施政策或本地立法來達致這種效果？

主席，一個如佔中這麼大型、撕裂社會且犯法的活動，警方只拘捕了1003人，至今仍有216人正處於法律程序中，當中有123人需要承擔法律責任，真正需要承擔責任的其實只有10%。為何青年人會誤墮法網，甚至有少數人膽敢挑釁執法人員？

主席，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也不希望看到佔中事件發生，事實是兩年多已過，有很多人被捕，但發起人及搞事人現在仍然未被起訴。這事件已導致社會出現很大撕裂，趁局長在席，我當然很希望局長再次督促律政司司長盡快起訴佔中發起人。回到主體質詢，這事件的發起，是因為有一群人罔顧法治，宣揚使用暴力及非法手段——即所謂公民抗命——爭取所謂的自由和民主，所以無可否認一定會誤導或煽動某些年輕人誤墮法網，亦令某些人刻意挑釁警方，令某些警員在這種情況下可能真的會犯法。我的想法是，我們當然不認為需要完全赦免他們，但發生如此重大的事件，對整個社會有如此重大影響，製造出這麼大的撕裂，鑒於這事件的獨特性，以及為了撫平社會的傷口，行政長官可否考慮減輕這些因佔中被捕判刑人士的刑責？我並非針對某宗案件，而是整體而言，局長可否回應，認為這樣做也是一種方法呢？

政府於上月就醫療儀器的規管架構提出建議。有不少美容業人士向本人反映，美容師現時普遍使用多種高科技美容儀器，而不少從業員已就該等儀器的操作修讀課程並取得資格證明。然而，該等儀器在新法例下將被列為須在註冊醫生在場監督下使用的醫療儀器類別。他們擔心在新法例實施後，不少美容院因未能聘請到醫生駐場，或無法承擔有關開支而結業，以致眾多美容師的生計將受影響，而該行業的發展亦會受窒礙。

主席，除了一些含有藥品或發放電離輻射的醫療儀器外，香港目前並無特定法例規管醫療儀器。為保障市民安全和健康，我們有必要盡快為所有醫療儀器推行"推出市面前的管制"及"推出市面後的管制"，以及為特定的醫療儀器釐定"使用管制"。政府曾於2011年至2013年期間進行了醫療儀器規管制度的立法建議對營商環境的影響評估。受訪的持份者均普遍支持立法規管醫療儀器，認同可確保推出市面的醫療儀器符合安全和品質標準，保障社會大眾健康，並減低有問題醫療儀器導致病人出現併發症及受傷的風險。此外，香港在醫療儀器的管制已大大落後於其他地區，建議可促使香港在醫療儀器管制方面與其他主要市場看齊，提高行業標準及促進行業發展。近日，我們從不同界別收到有關醫療儀器規管的意見。我希望就此作回應。我們觀察到有些醫療儀器會經常被用於醫療以外的用途，其中最普遍的是用作美容用途。消費者委員會與衞生署在2012年10月建立了信息互通機制。截至2017年2月5日，該機制共收錄164宗消費者在美容中心接受美容程序後出現不良反應的投訴，以涉及使用釋放能量的儀器佔最大比例，其中絕大部分由非註冊醫護專業人員操作。因此，為保障公眾健康，我們有需要為經常被非註冊醫護專業人員用於醫療以外用途的特定醫療儀器制訂"使用管制"，而大家亦認同有此需要，但不同界別對儀器的"使用管制"分類有不同意見。此外，亦有團體認為用於醫療的儀器和用於美容的儀器應分別制訂管制制度。現時建議規管架構下對"醫療儀器"的定義，是採納國際醫療器械監管機構論壇對醫療儀器所訂的完整定義。"醫療儀器"一詞泛指用作診斷、治療或監察疾病及傷勢的任何器材、工具或設備，亦包括用作檢驗、替補、調節或維持人體結構或生理過程的儀器。由於某些美容程序中使用的儀器，例如激光儀器、彩光機、微電流機等，是透過釋放能量調節身體結構或生理過程等醫學作用以達致美容的效果，所以這些用作美容的儀器符合論壇的"醫療儀器"定義。一般而言，可釋放能量的儀器用於美容的能量輸出水平，與其用於醫療的能量輸出水平並不一定有顯著差別，因此不能單以能量輸出水平來區分"美容儀器"或"醫療儀器"，而這亦不是國際間界定醫療儀器的準則之一。現時國際間普遍沒有就規管"美容儀器"訂立法定定義或獨立的規管法例。用於美容療程的儀器如果符合"醫療儀器"定義，在國際間一般都會被納入醫療儀器法例下規管。根據立法會秘書處在2014年11月發出的《選定地方對美容作業的規管》研究報告，在美容業發展迅速的南韓，醫療儀器包括可用於美容療程的儀器，例如彩光儀器及高能量激光儀器，須受該國的醫療儀器法例規管。而在南韓涉及使用醫療儀器的美容程序均視作醫療程序，必須由醫生在持牌醫院或診療所進行。美容護理中心只可提供一般美容服務，不得使用任何醫療儀器。除上述報告外，衞生署亦於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委聘了獨立顧問研究20種用作美容用途的選定醫療儀器的使用規管方式，發現雖然澳洲、新加坡和英國甚少或沒有訂明相關儀器的使用資格要求，但在中國內地和美國的一些州份，絕大多數相關的儀器只可由醫生使用或在醫生監督下的醫護人員使用。總的來說，國際間就用於美容程序的醫療儀器的使用管制並沒有一致做法。獨立顧問基於研究所收集的資料和意見，就儀器用於非醫療用途時所涉及的臨床風險、法規要求、知識和技能，分別作出評估，並以其中最嚴格的評估結果作為有關儀器用於非醫療用途時的建議使用管制類別。我們明白有關"使用管制"的部分需要更多討論。

我已經指出我們做了一項對營商環境的影響評估，我暫時沒有補充。

據報道，消委會接獲1000多宗有關美容的投訴，局長說有100多宗涉及美容個案，與醫生無關，有些個案的受害人甚至被嚴重燒傷，市民投訴美容公司無門。關於營商環境的問題，政府在不同場合都指出無意規管美容業，而今次的規管仍只是繼續再作討論或設立平台。請問政府是否只注重有利投資者的營商環境，還是正如它在其他場合說，它亦會注重保護市民的安全及權益呢？

主席，我不認為適當規管醫療或美容儀器是甚麼道德高地，因為維護公眾衞生及安全是理所當然的，我相信每位議員都應該配合，大家一起做好此事，適當地規管這些儀器的使用，避免消費者或市民遭受傷害。

事實上，局長最近提出的規管引起業界如此大的反彈，坦白說，這可能是之前與業界的溝通或諮詢工作不足所致。局長打算如何發揮及運用這個平台，令業界了解政府的立法或規管的目的呢？其實，業界現時有很多關注和憂慮，政府又會否透過這個平台照顧他們的憂慮，最重要的是政府在聆聽後會否加以處理或修改立法建議呢？
主席，我剛才指出的多方平台，原則上是針對業界不同持份者的關注。據我們了解，有些業界持份者擔心，政府的諮詢架構在不同情況下，不同持份者會否獲得平等對待和平等參與的機會。所以，就此而言，這個多方平台最重要的原則，是確保各界可均衡參與討論。例如受這件事影響的持份者，很明顯，第一是醫療儀器使用者，當然包括醫護人員；另一方面，如果使用醫療儀器作美容用途，一些美容從業員也是持份者。此外，醫療儀器進口商及經營醫療儀器的業務單位，其實都是持份者。

大家都知道，現時的規管是希望由註冊美容醫生，或有這方面知識的醫生操作這些醫學美容設施。現時全球醫護人手普遍不足，局長有否評估可以負責進行這些醫學美容程序的醫護人手或醫生是否足夠呢？現時美容業市場龐大，局長有否評估需要多少醫護人手才能處理立法希望進行的工作呢？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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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這項《條例草案》其實與去年提交的內容大致相同，主要的改動是負責這項《條例草案》的保安局及消防處積極回應我們去年提出的關注，並直接把有關的修正案正式納入《條例草案》內，即是訂立明文，規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擬議的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及註冊消防工程師的規管所訂立的規例，需以"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訂立。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2016年消防條例草案》其實主要為市場提供消防安全的認證安排，所以，這是增加選擇的過程。因此，在這個基礎上，民主黨贊成相關的《條例草案》。

同樣的道理，現行的消防安全管制，往往包括數個部分。第一是處所的整體部分。這涉及整幢樓宇的消防裝置的規格要求——不論是走火要求，還是消防裝備的要求。但是，另一部分是在現行法規下，各種不同行業需要面對的消防安全要求，例如對食物製造或經營餐飲業的業界，甚或是經營卡拉OK的，都有各種不同的消防安全的規格和要求。但是，我們面對的商業社會，這類經濟活動的變化，其實是五花百門，每日不同的。

如果當局只是按照舊法規來應對新的商業活動，則未必能夠處理相關的消防風險。因此，在未來日子裏，我希望保安局會認真考慮應否進一步擴展註冊消防工程師的應用範圍。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請保安局局長發言答辯。在局長答辯後，辯論即告結束。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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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1至6及8至20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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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經修正的第7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7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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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新訂的第8A條修訂第10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8A條，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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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新訂的第8A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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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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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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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不過，局長在與我們會面時也說過，不想把這項法例延遲實施，令受影響的工人在今年4月1日後得不到賠償，所以我是勉為其難，沒有就相關法案要求成立法案委員會，但這並不等於我對政府今次就生活指數或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調整照單全收。事實上，這個已修改的賠償金額，只不過是把一個本來是很不合理的賠償機制改變為並非太不合理，肺塵埃沉着病的病人其實很多時是被社會遺忘的一群。

當時政府沒有建議立法以提供足夠保護，僱主亦罔顧工人的健康和職業安全，以致很多工人未屆老年退休時，已經因為矽肺病而喪失工作能力。

現在政府對他們的生活補償金額增加至5,200元多一點，其實反而很不幸地會勾起他們的傷痛。

這位盧先生未屆中年已完全喪失工作能力，其肺功能比正常人差超過10%。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的補償金調整後的金額是5,200元，表面上看似很足夠，但實情卻不是。這位盧先生於兩個月前入院。大家也知道，這些矽肺病的病人需要使用氧氣機，如果脫離氧氣機，基本上，他們的肺部含氧量不足，如此下去，很快便會引發心臟及肺功能衰竭，甚至會死亡。所以，他們的一生相當痛苦，不能離開氧氣機，出外要戴着氧氣罩，在家則要有一個可提高氧氣含量的氧氣機。

政府計算的補償金額是以乘坐巴士或港鐵計算，但大家也知道，這些矽肺病的病人連下樓梯也有困難，試問他們如何上落巴士呢？所以，他們雖然並非富裕人士，但出入所有地方，也要乘坐的士，因為唯有用這種方式，他們才能抵達醫院或其他地方接受相關服務。所以，現在經調整後的5,200元多一點的金額，支付4個月的交通費後，已幾近花光。此外，現時向他們提供的補償——包括每天醫療費用的補償——是根據政府提供的公營醫療服務費用計算。

因此，基本上，他們每看一次醫生，便形同扣減他們已很微薄的生活費。所以，政府這個所謂已調整的金額，對於他們而言，是更大的羞辱。大家也知道，所有這些矽肺病人都為了建設香港而賠上健康。本會很多議員也很精明，不斷說要建設香港，如何做好工程，包括用數以十億元或百億元在"大白象"工程上。

我們不僅一次要求政府提高這些矽肺病的工友的生活津貼。

我當然希望新任的局長會兌現這項承諾，向我們提交可實行的時間表、框架，檢討這項極不合理的賠償機制。與很多病者不同，這些矽肺病的患者並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在發病時作預防。

大家能否想到這些背着氧氣瓶的人可以與你一起聚舊呢？現時香港很多年輕人會去工作假期，或想到已儲足夠的金錢，可以去旅行，但這些病患者能否去旅行呢？

局長上次與這些矽肺病患者對話是在何時？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委員會內沒有足夠的病者和其家屬的代表，有苦難言。

其實大家也知道，就社會上所有的資源，均要付出代價，然後才有收成，付出代價的人便是這些勞工，收成者便是整個社會，我們有多少基建？香港快將成為基建之都，現在不僅有一至十號的幹線，未來更要增建至十一號幹線以取代之前的十號幹線。我們興建多少大橋？每項工程、每項"大白象"工程，是由無數工人的血汗和身軀建成的。這些矽肺病的工友沒有例外地作出貢獻，他們為了香港今天的繁榮，昔日付出辛勤勞動的代價，而他們殘破的軀殼是他們一生勞動的最大遺憾。很可惜，無論我們說了多少也好，或甚至將來的政府"良心發現"，改變現行賠償基金的資助金額或機制，甚至委員會的組成，但這些病者也無法回到過去，他們仍要面對其殘障的身體。他們表面上是正常人，但大家要留意，他們的鼻上均貼着氧氣喉，他們每天最希望出入的地方，包括到酒樓和餐廳用膳，他們也不能去，而他們只能夠去醫院，而這亦是因他們身體敗壞，又再一次受損，其肺功能再一次下降，引致心肺病和其他併發症，令他們逼於無奈要外出就醫。此外，由於他們的肺功能相當差，在冬天流感、肺炎高峰期時，正正是他們受到最大的痛楚之時。政府或許不知道，當局現時提供百多元的所謂資助，好像能幫助他們，但事實上他們沒有能力享用。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我想沒有太多人有興趣面對職業性失聰的工友。

所以，其實很多已經完全喪失聽覺的人，都未必獲得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最高補償額。這點雖然列明出來，但透過《條例》獲得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補償的人是少之有少。當然，要求政府改變現時判定喪失工作能力的做法，勞工界和醫學界已很長時間提出有關訴求，很可惜，勞工處的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補償機制仍然停留在1950年代，用最簡單的——王國興不在這裏——"單肢"或"雙肢"的概念，極少對於該位因為身體喪失功能而失去工作能力的工友採取科學化方法來評估。這些評估方法其實不是新事物，當局大可參照美國的醫學會或歐洲的其他醫學組織，看看如何為不同類別喪失工作能力的人定出遠較香港科學化和客觀的標準。很可惜，勞工處卻喜歡停留在不思進取的情況，沿用50年前的判傷或判定方法。

因為聽覺的受損與肺塵埃沉着病的相似地方是累積性，當工人長時間在沒有保護的情況下，特別是當使用相當高分貝的機械的情況下而導致。不過，我順便一提，這些個案可能在不久將來會逐漸增加，因為當我們越來越多工程是越來越依賴航空事業的，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很多時候很多即使在機場附近工作的勞工，到現在都沒有保護耳朵的耳罩。我希望勞工處稍後要跟進。我想說的不止是《條例》中的最高補償金額，我還想說說聽力輔助器。現時聽力輔助器的新修訂金額為16,470元，局長可能不知價格，不如我便跟局長說說價格。可能有人說，大部分已適合獲取聽力補償的金額以往都不超過15,000元。

這種助聽器的好處是有自動調音，無須自行調音、較少雜音，以及設計令使用者在長時間配戴下減少怨言。最便宜而又較少投訴的自動款式內耳機，一邊耳朵需要23,000元，兩邊耳朵要35,000元；而最昂貴又最好的款式，一邊耳朵需要55,000元，兩邊耳朵要100,000元。有些人說有"錢七"使用，為何要坐勞斯萊斯呢？如果那個人可以選擇，最好便是不用戴耳機了，對嗎？

我們對這個金額表示極端討厭和不滿，不過，礙於在這《條例》下，要迫使政府重新計算和考慮，將會十分困難。

但是，開始進行檢討，總比甚麼也沒有好，即是如果訂下框架，甚至這個檢討委員會在本屆政府任期完結前已經開始推動工作，還有一線生機。否則，政府今天所有的承諾也是空談。雖然我們沒有辦法，也不應該反對修訂《條例》所訂定的金額，但我很希望告訴政府，這是一個可耻的金額，絕對不應該是這樣的低。對於這些已經喪失聽覺的人士而言，不管提供多少補償，供他購買耳機，也無法補償他失去身體的一部分、極珍貴的一部分、永遠無法補償的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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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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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於2017年2月8日提交本會省覽的《2017年最低工資條例公告》及《2017年僱傭條例公告》的修訂期限而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我現在請柯創盛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代理主席，本人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以本人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詳列於議程內。在2017年2月3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成立了小組委員會，研究在2017年2月8日提交立法會的《2017年最低工資條例公告》及《2017年僱傭條例公告》。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審議上述兩項附屬法例及完成報告，委員同意由本人動議一項議案，將兩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展至2017年3月29日的立法會會議。代理主席，本人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柯創盛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柯創盛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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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積極研究成立中產事務委員會"的議案辯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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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很高興終於有機會動議這項議案，於這個經濟陰雲密布的時期，以及期待特首選舉即將舉行的時間來提出，可能更有意義。過去本會在這裏也曾提出關於中產的議案，例如"減輕中產人士經濟負擔"、"擴大中產人口比例"等。從字面可見，議員的議案重點是如何減輕中產負擔、如何壯大中產成為拉動香港經濟的重要力量等。他們的議案與今天我提出的議案有點相似，但其實有所不同。我的議案認為，政府與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零碎地回應中產的訴求，倒不如提高層次，肯定中產在推動經濟方面的角色，建立一個高層次的統籌核心，有系統地、跨部門地制訂政策和措施輔翼中產，重建社會向上流的動力，以免香港演變成M型社會。其實，追溯至第四屆立法會的2012年5月12日，自由黨前主席劉健儀曾代表自由黨排隊提出我今天這項議案，但最終因為"拉布"而沒有機會動議。到第五屆立法會的2015年10月，我代表自由黨早一點再次提出議案，還以為自己很聰明，結果同年12月抽到籤可以放入議程，但又因為"拉布"，到該屆會期完結也未能討論議案。到了今天第六屆立法會，我也沒有見過有議案可以相隔3屆，經過敝黨3個主席，由劉健儀、鍾國斌議員，到今天我做黨主席，才可以獲提出，真的很巧合。代理主席，近數年來，中產向下流已成為全球的話題，許多發達國家，例如日本、美國和歐洲都已意識到中產出現下流及萎縮的情況。不少研究如日本管理學大師大前研一的M型社會理論，亦點出中產向下流的趨勢及其流弊。可惜，本屆政府並沒有掌握這個世界現象，一直未有重視中產，即使為中產提供支援，最多只是退稅、增加免稅額或寬免差餉、電費等。這些措施對中產人士只是杯水車薪，聊勝於無。所以，中產對於該等"派糖"措施，一般的評論都是"有好過無"。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宇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7位議員要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7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易志明議員、盧偉國議員、許智峯議員、郭偉强議員、葛珮帆議員、田北辰議員及郭家麒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首先感謝張宇人議員提出這項議案。

香港經濟自上世紀70及80年代開始起飛、迅速發展，經濟結構逐漸轉變，不同機構對管理和專業人士的需求很大，造成大量中產階級職位出現，令很多人有機會向上流動，躋身職業結構或社會階梯上的較高位置。

其次，針對中產十分重視個人事業和專業的發展，應該探討如何優化營商環境，增加創業支援，並且配合國家的"一帶一路"策略和"十三五"規劃，加強區域經濟合作，促進和推廣本港較具優勢的產業和專業服務，令香港的經濟可以朝着多元化、高增值的方向發展，以增加不同行業和專業的中高層職位和創業機會，為中產開拓更多向上流動的機遇。

主席，我謹此陳辭。

近年中產人士其中一項最關心的議題，就是子女教育。

所以，實施取消強積金對沖及設立退休保障可以幫助中產，更貼近他們的意向。

現時市民所面對的長工時問題，正是最困擾中產階層的問題。他們擁有專業和知識，但所付出的努力卻無法得到合理回報，更因無償工時而被扼殺私人時間。

正如大家經常說的，投資需要做功課，要察看相關公司的業績及了解市場運作，但他們卻沒有時間做這些功課，當投資失誤時，卻要自行承擔損失。主席，言歸正傳，近來最熱門的時事話題有兩件事，第一當然是特首選舉，另外就是某電視台一個有關有樓是否萬事足的節目。這個節目提到很多香港人"上車"的血淚史，要儲起薪金的105%、"上樓"前須在工廈"劏房"居住以節省金錢等，話題性十足。與此同時，各特首候選人也紛紛提出各種建議，有人說要讓六成港人入住公屋，又有候選人建議設置"港人首置上車盤"，幫助月入6萬元的中產人士置業。一時之間，全港由基層到中產階層的各階層也為了置業而營營役役，當"樓奴"的重擔令香港人生活更艱難，"開心"二字逐漸在我們的字典中消失。

主席，政府早前公布了人口普查數據，當中提到2016年的職業收入中位數為15,500元。換言之，這個數字反映了中層人士的收入。可是，如果再看仔細一點，月入介乎15,000元至30,000元的人士，其實已有110萬人，佔整個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一。如果政府可以支援這群人士，就真的可以幫上忙了，因為他們正正是我們所關心的夾心階層，而較負面的說法，就是"窮中產"。這群人負擔重、壓力大、支援少，他們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回報，正值現時社會流動性較低，他們便成了最受苦的一群。因此，我今天提出的修正案，是促請政府全方位支援他們。不管有否中產事務委員會，政府也應該就着職業權益、家庭友善、退休保障、稅務和住屋等各層面為他們提供支援，讓他們有真正喘息的空間，生活得以改善，這亦有助穩定社會。主席，我相信很多中產人士也是白領專業人士，賺取中等收入，但代價卻是漫長而無償的工時，以致他們因為工作而難以照顧家庭，特別是在沒有標準工時保障的情況下，加上科技發達，每天上班工作8小時至10小時，而回家後仍須工作。

我相信有關數字到了今時今日應更為誇張，因為這項研究是在兩年前進行的。

此外，我在此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真的想幫助中產，便千萬不要只站在中小企老闆或大老闆的角度為中產下定義，而應在更廣闊的中產範圍內作出考慮。所以，請大家支持取消強積金對沖及支持所有香港人可獲得免審查退休保障的方案，令所有人受惠。主席，最後我想討論社會的願景問題。我知道主席可能並沒有留意，近年有關移民的廣告再次增加，移民地點包括美加、澳洲、新西蘭，以至台灣，甚至冷門如塞浦路斯、亞努亞圖、多明尼加等。中大亞太研究所早前的調查發現，四成市民表示有意移民。

主席，市民有怨氣，希望政府能感受得到，並勇於承擔，拿出魄力為市民紓困。

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早有共識，要發展成熟的社會，中產是最重要的穩定力量。

中產階級又名小資產階級，最早見於18世紀，談論得最多的是馬克思。

為何會有中產向下流，甚至一直墮落呢？最簡單的例子，是今天的政治制度。立法會有一半議席是功能界別議席，當中除少數專業界別議席由"一人一票"選出外，其他大部分均向商界和建制傾斜。

雖然美國傳統基金會將香港評為最自由及有良好經濟活力的經濟體，但其實所有代價均由各階層付出。

最有趣的是中產，"中產"彷彿成為咒語，如果你不幸被界定為"中產"，你便甚麼也沒有。

大家不要忘記，約3年前的雨傘運動便是因為他們看到問題的核心，希望透過《基本法》列明的政制改革加以解決。

政府說道，香港屬外向型經濟，因此不應該限制外地投資者，包括內地投資者。香港其實與澳門無異，是一個賭場，只是規模更大而已，因為香港有股票市場及房地產市場供人賭博。政府對外來投資者來港炒高地價視而不見。

我們的社會不保障中產，在現行的政治制度下，社會只保障最有權力的人。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市場可以掠奪、可以賺錢。股票市場可以令股民損失一生所賺到的金錢。地產商可以透過圈地壟地，甚至棕地"賺到盡"，現在加上內地投資者，我們有何能力跟他們鬥法呢？

現時的香港是一個悲慘世界，18世紀的歐洲是一個悲慘世界，當時的礦工整年在漆黑的礦坑內工作，而香港的所謂"中產"今天也活在悲慘世界裏，比18世紀的歐洲更不堪。他們有苦自己知，即使設立中產事務委員會而沒有普選，我相信這個委員會也是紙上談兵罷了。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首先，感謝張宇人議員今日提出的議案及7位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這項議案涉及很多不同的政策範圍。剛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和教育局局長在發言時，作出了一些概括的介紹。這裏，我會集中解釋政府在房屋及交通方面的工作，稍後在聽取各位議員的意見後，會再就個別議員的論述作出回應。剛才我聽到易志明議員提到，我們應該鞏固香港的支柱產業多元化發展，以鞏固和壯大中產階層。他特別以港口航運業來說明，即使香港港口的貨櫃吞吐量有所回落，但我們是可以朝着發展船舶管理、代理船舶保險、融資、仲裁等航運服務業方面轉型。他指出了政府在這方面推動的方向和努力，我們相信這會為很多相關行業和中層專業人士，創造更多元發展和更大就業空間、更多事業向上流動的機會。由於易議員有份參與政府成立的香港海運港口局的工作，所以他在這方面對我們的工作作出了很好的說明。我可以補充的是，中產或專業人士十分着重透過學習和進修，增加實力，政府鼓勵和支持機場管理局成立香港國際航空學院，以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成立的港鐵學院，培訓本地和區內相關人才，捕捉國家"一帶一路"策略所帶來的各種機會。政府亦開設了1億元的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這些投放和推動同樣為香港社會創造更多有前途的職業機會，惠及多個行業，也包括香港中層、中產專業人士。有多位議員提出了修正案，並在發言時談到中產所面對的住屋問題。香港目前面對的住屋問題是嚴峻和複雜的，不但影響中產階層，亦影響各個階層人士。我們房屋的供求長期失衡、內部需求剛性，問題亦深受外圍經濟因素影響，包括全球超低利息及信貸寬鬆的大環境。要根本解決問題，社會整體必須認真面對現實情況，同心合力支持政府增加供應、加快建屋，以及完善房屋階梯的工作。政府是認真而有決心去解決社會各階層人士的住屋問題的。現屆政府在上任不久，即在2012年成立了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包括專家學者、社會人士等，透過深入研究及公眾諮詢，就制訂新的《長遠房屋策略》向政府提出建議。政府考慮了長策會的建議，在2014年12月公布《長策》，採取了"供應主導"的策略，透過增加公私營房屋的供應，逐步解決供求失衡的問題，滿足社會各階層對房屋的殷切需求，重建房屋階梯，增加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根據《長策》，政府除增建公共租住房屋外，亦提供了更多資助出售單位，進一步豐富自置居所的形式，並促進現有單位的市場流轉；同時，亦透過持續供應土地和適當管理樓市需求的措施，穩定私人住宅市場。政府在長遠房屋供應方面，訂出清晰的目標。按《長策》所訂，政府會每年更新長遠房屋需求推算，訂定逐年推展的10年房屋供應目標，並以此作為政府物色土地建屋的規劃指標，以及各部門共同努力的方向。在2017-2018年度至2026-2027年度的10年期間，公私營房屋總供應目標為46萬個單位，公私營房屋比例為60：40。公營房屋的供應目標包括20萬個公屋單位及8萬個資助出售單位，私營房屋則為18萬個單位。要落實未來10年46萬個總房屋供應目標，我們強調關鍵在於能否及時覓得所需要的大量土地。因此，政府致力促進平穩而持續的土地供應，為市民提供安居樂業之所。事實上，政府多管齊下的土地供應策略已經漸見成效。在短中期方面，政府透過更改土地用途和提升發展密度，務求提供更多住宅單位；在中長期方面，新發展區和新市鎮擴建，加上正在規劃的潛在鐵路物業發展項目，亦將可在較長的時間內，提供更多住宅單位及工商業樓面。根據發展局的估計，各項短中長期土地供應項目，總的來說可提供超過60萬個住宅單位。長遠而言，政府會繼續研究在維港以外填海、開發岩洞及地下空間，作為進一步的土地供應的來源。正在進行中的《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亦將有助政府為香港的長遠土地需求未雨綢繆，公眾亦可在現時進行的公眾參與過程中，表達他們的意見。與此同時，政府以維持私人住宅物業市場穩健發展為目標，採取雙管齊下的方針，一方面採取"供應主導"策略，另一方面不失時機地推出需求管理措施，以減低市場因過分熾熱而可能造成的各種負面影響。透過政府持續的努力，私人住宅的中期供應正在穩步增加。根據2016年12月底的最新推算，未來三四年一手私人住宅物業市場的供應量約為94,000個單位，是自2004年9月以來，每季定期公布私人住宅一手市場供應統計數字以來的新高。政府在去年11月4日宣布推出新一輪需求管理措施，由2016年11月5日起全面提高住宅物業交易的從價印花稅稅率，稅率劃一為15%。這項措施的目的為增加交易成本，減少對住宅物業的投資需求，讓樓市降溫，防範樓市泡沫風險進一步惡化。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私人住宅市場的供求情況，以確保有充足及穩定的土地供應。主席，我會聆聽各位議員在辯論中的發言，之後再作適當補充和進一步回應。

奈何今天在香港生活的中產已今非昔比，有人會把他們形容為夾心階層，有人則形容為"下流中產"，甚至是"憂慮中產"。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中產本是社會的中流砥柱，是為社會默默耕耘的一群，但近年卻變成備受壓迫的一群，而且情況更每況愈下，出現向下流的現象，值得整個社會關注。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謹此陳辭。

曾俊華擔任了兩屆財政司司長，現時很多人暱稱他為"薯片叔叔"，他在任內基本上沒有風浪，唯一一次為人詬病的是他誇誇其談地說何謂中產，他說喝咖啡和看法國電影等便是中產。當時連我也很錯愕，我喜歡喝茶多於咖啡，而我一生人只看過一部法國電影而已，那麼我是否中產呢？當然，他說的是生活態度，但的確太過浪漫，不切實際。真正的中產要如何計算呢？有人說打麻將、打橋牌，這些都是不切實際的指標。

大家也知道，亦經常提及，一般正常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呈菱形或鑽石形的社會，中間的是中產，上面最尖的是最富有的人，下面則是最貧窮的人，但亦同樣是最小數。

我聽到田北辰議員說，我們多投放4億元聘請較多外籍英語教師，學好英語便能向上流動。

所以，不要跟我說這是中產的政策，這是我完全不能想象，請不用理會他們的意見。我覺得中產真正需要理會的是錢的問題、收入的問題。看看官方的統計數字，以前說房租佔收入的四分之一，即是在10年前，如果你賺取100元，便有25元用作交租；但今時今日則佔三分之一，如果你賺取100元，便有超過30元用作交租。

能真正做到甚麼呢？

主席，這個議題一點也不新鮮，多個政黨近年也在議事堂多次提出同類議題。

主席，我知道過去數屆立法會已多次討論中產這個議題。正因社會對中產的定義一直含糊不清，所以在如何幫助中產的議題上，同樣難以"一刀切"地討論。其實，中產的問題正是全社會面對的問題。

我記得，以前的長輩不論是否中產人士，他們可能有兩三份工作，刻苦生活，只為供樓。但是，如今社會不同了，所謂的中產人士對生活要求多了，他們可能期望多與家人親近、多出外旅行，甚至多帶子女到外地遊歷，增廣見聞。所以，我們不能純粹"一刀切"去界定中產人士需要甚麼。如果我們真要成立中產事務委員會，我相信當中的組成部分是很重要的環節。接下來，我想說的是，其實社會不只由中產組成，如果特區政府能在招商環節做得更好，把餅造大，中產的收入自然會增加。

我們要透過教育，改變他們的心態。我發現香港年輕人或中年人的普遍心態是比較喜歡留在香港，他們未必容易接受一周五天甚至六天離港工作。其實，當一個家庭的經濟支柱能在外地或內地有更好收入，他帶給家庭成員的生活享受一定會更多。另外，如果我們能有多元化的產業發展，而非現時集中於房地產、金融等單一發展，我們便可通過政府引入不同的、多元的產業，藉此增加就業職位。企業除了有基層員工，當然也有中層和高層員工。

最後，我們經常說在職貧窮，其實不少中產人士都處於在職貧窮狀態。他們屬於納稅最高的其中一群，得到的福利、享受或支援卻是全港最少的一群。

我對於成立中產事務委員會持開放態度。然而，若真要成立這個委員會，我認為它必須擁有權力。否則，就會流於其他諮詢委員會般，一大群人討論過後便了事。這種委員會成功與否，實在見仁見智。不過，如果委員會內能有更多政府跨部門官員，聆聽真正的中產人士苦況，從而設計和思考一些幫助他們解困的方式，我認為這個委員會是值得成立的。

代理主席，首先，中產最需要的，其實是有選擇、有自由、有空間實踐理想、有餘閒，以及有權參與社會事務。可是，香港政府不斷引入惡性競爭，到處設限，把中產淪為工作奴隸及供樓奴隸，他們再沒有餘閒和空間實踐理想。

當時凱因斯預測，到了2030年，當人類的經濟水平上升8倍，屆時每周工作時數應可下降至15小時，已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從而可以騰出大量餘閒時間來享受人生，以及參與社會事務。

所以，過去80多年，大家看到人類或香港中產的收入似乎有所增加，消費亦可能奢侈了，但生活壓力卻越來越大，環境越來越差，小朋友的讀書壓力、成人的工作壓力、生活空間的壓力，以及解決住屋問題的壓力，全部皆令大家透不過氣。所以，當社會沒有選擇，沒有機會，便會生出怨氣。事實上，今天的高層可以回想一下，當年只要你們自己成績好，能入讀大學，便有高薪厚職等着你們，政府會開設職位，工作有長俸，不斷工作，不斷升職加薪，最終可享長俸退休。可是，今時今日，即使是"尖子"，在制度上，要與世界競爭，即使能進入政府工作，也變成合約制，工作並無保障；而且社會亦設置越來越多限制，任何事也不准做，制度規定任何事也要申請，但申請又可能不獲批准，審批時間非常冗長，或甚至沒有機會成功，一切均受政府政策緊箍。剛才已有同事詳細提到，例如教育制度的高壓，令不少中產家庭不敢生育或放棄本地教育制度，成為逃兵。此外，我想談談香港的住屋問題，這其實是政府政策導致的惡果。政府透過高地價政策、高度輸入人口的政策，以及鼓勵"熱錢"投資的政策，令香港樓價和租金飆升，已連續6年成為全球最不能負擔的城市。根據剛公布的2016年的統計數字，租金佔收入的百分比已超過30%，已超越國際不能負擔租金指數的指標，但政府一直也不肯改變任何有關房屋、土地，以至金融或人口政策，連討論也不願意，只會不斷"加辣"，但越"辣"，樓價就越高。

這樣便可回到居住權，而且政府亦無需長期承擔建屋成本的重擔，達致雙贏效果，令中產家庭無需繼續當工作奴隸及供樓奴隸。

代理主席，今天討論是否研究成立中產事務委員會。其實大家應要思考是否每件事均須成立委員會來處理。但是，明顯地，政府對中產的了解並不足夠，所以我會支持今天的議案，希望藉此令政府進一步了解中產的憂慮。中產其實是本港很重要的納稅階層，每年的稅務負擔相當沉重，但近年，政府每年的盈餘均數以百億元計，低估盈餘的情況相當嚴重，其實每年均估算錯誤。在庫房"水浸"、低估收入的情況下，中產仍須負擔沉重的稅項，實在難以令人接受。一對中產夫婦生兒育女方面的負擔其實非常沉重，須負擔衣、食、住、行、教育、醫療和保險等方面的支出，是真正的"一闊三大"。

所以，我認為政府應在這方面多做工作。

不過，有些原則也不可以放棄。

就田北辰議員的修正案，我基本上沒有太大意見，但想一提當中的第九點，即容許中產提取強積金供款作首次置業之用。我想指出只要不影響以僱主供款部分作對沖的機制，我和自由黨原則上會支持，但估計在落實這項建議時將引申出許多問題，例如把供款用作買樓，會被指有違強積金作為退休保障的原意。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寫得很簡單，只加入一些原則，要求確保事務委員會要同時兼顧職業權益、家庭友善等元素，以全方位支援中產。單從字面而言，即使不聆聽其發言內容也可以接受，但畢竟平衡各方面的原則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切忌顧此失彼。至於許智峯議員和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當中一些內容，例如建議當局增加有薪產假及侍產假的日數，以及盡快落實標準工時、盡快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我個人一定不會同意。因為在我的政治理念裏，這些訴求長此下去只會有增無減，長遠來說是糖衣毒藥，未必真能協助中產向上流動。表面上，這些措施對僱員有好處，但實際上卻會不斷提高我們的經營成本、蠶食香港的競爭力、損害我們的營商環境，屆時不單中產，連基層的上流機會也會減少。我希望中產事務委員會能集中火力尋求共識，以處理一些矛盾較少的議題為佳。

這跟維持現狀，各部門各自為政，依然零散無力地處理中產問題又有何分別呢？因此，我不會支持許智峯議員及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